主席，面對反對派議員過去兩天顛倒是非，用上非常嚴重的侮辱詞語，包括"走狗"、"動物也不如"、"自閹太監"等，我們全部建制派議員基本上都吞聲忍氣，默不作聲，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們希望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得以盡快處理，使議會恢復安寧。當然，對於不正確的事情，我們必須發聲，但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選擇一直忍受，是因為不想中他們的圈套，不想讓他們以挑釁的方式製造無謂的爭拗，拖延時間。主席，關於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為了尊重每位議員，我有逐一留心聆聽，但部分議員的發言卻令我大失所望。我舉一些例子。公民黨的楊岳橋議員和譚文豪議員建議修訂《議事規則》，包括訂明立法會須維持自主權，以及立法會會議須公開舉行。

如果我們支持這些"母親是女人"的修訂，我相信很容易會被演繹為我們承認他們對建制派的失實指控，以及顛倒是非的誣衊。

這聽起來好像很合理，但細心想想，如果立法會轄下所有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同時邀請行政長官出席其會議，行政長官怎能應付？

主席，至於郭榮鏗議員和郭家麒議員，我留意到他們經常說我們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發言。但是，我又留意到他們在發言時比較集中顛倒是非黑白地指責建制派。

然而，主席的裁決是不容質疑的，可能他已不太記得這個道理了。

所以，我認為應小心處理。

她解釋為何她希望立法會的非公開文件可以得到公開，讓公眾有更多知情權。

主席，反對派經常說我們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會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這是錯的。坦白說，有效監察政府不等於要癱瘓政府。監察政府是一回事，拉倒、拖垮、癱瘓政府是另一回事，我相信公眾會分清楚。我們希望防止泛民或反對派不斷濫用《議事規則》，或以"拉布"方式阻礙議會正常運作，亦希望泛民主派不要再諉過於人。我們必須把這一切記錄在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中，讓下一代知道今天發生的情況。我希望讓公眾知道反對派的真面目。

所有人都說政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我覺得香港所有政治人物均不懂得藝術，因為從來沒有妥協，任何方面都不會妥協。

這些幫助秘書處工作的修訂建議，我相信大家也沒有異議。

例如，張超雄議員建議內務委員會主席須由地區直選議員擔任。

香港是文明的社會，這些辯論根本不應該在香港的議會發生。當然，胡志偉議員昨天亦提到"拉布"是家家有求的，建制派有需要時也可以運用，尤其自由黨反對"雙辣招"時可運用。

主席，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本來大家也應該感到無上光榮，因為能夠參與制定法律、審批公共開支和監察政府施政，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但是，近年來，立法會議員給普羅大眾的觀感真的非常差，一談及立法會，市民便會想起"拉布"、流會、吵架、扔東西。我作為議員，對於反對派令立法會淪落至現時的劣質化、流氓化、兒戲化，真的感到既無奈又痛心。事實上，自從2011年個別議員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發動"拉布"後，立法會近年已深深陷入"拉布"的泥沼，甚至可以用瘋狂和失控來形容。"拉布"的後果損害香港長遠的經濟和營商環境，以至社會民生的穩定發展。我們看到鄰近城市急速發展，香港卻每天糾纏於政治爭拗，事事陰謀論、立場化，甚至很多關乎民生的教育和醫療政策也無法推行，相信所有愛香港的市民也感到很痛心。雖然反對派用很多歪理誤導公眾，指流會的責任在於建制派，但任由他們如何為"拉布"塗脂抹粉，也改變不到市民的觀感。主席，針對這數年的亂局，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限制議會"拉布"，希望可以糾正歪風。建制派要求降低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及提高提出呈請書的人數門檻，均屬合理的安排。我們亦同意，立法會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時，立法會主席有權另擇時間開會，以處理未完成的事項。我覺得這樣會令議會的運作更暢順，亦可以減低"拉布"導致流會的殺傷力。另外，針對最近有反對派議員利用《議事規則》第881條，在無經預告下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我們建議日後如遇相同情況，亦需要主席許可才能提出議案。當然，我們提出的這些修訂並不能完全杜絕反對派的"拉布"空間，但我們真心希望通過修訂令議員可以適可而止，令議事堂變回開會的地方。有人說，建制派在這個時候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是偷襲和乘人之危，我認為這種說法非常不公道。六位議員被"DQ"是鐵一般的事實，但這個局面是誰造成呢？是否建制派拿着手槍威脅他們在宣誓時耍花樣呢？誰教他們在宣誓時侮辱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事實上，他們被"DQ"咎由自取，與人無尤。如果建制派為了表現君子風度，而放棄在此時修改《議事規則》和撥亂反正，我覺得這樣是對不起全香港市民。這次修改《議事規則》關係到行政立法關係、立法會議事效率、特區政府能否有效依法施政，以及全體市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做。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如果無法修改《議事規則》，而立法會繼續對政府的每項議案"拉布"，香港將繼續沉淪。主席，當然，我不期望反對派議員會支持我們的修訂，但我個人真心希望大家藉此機會反思一下，日後可否停止濫用"拉布"而透過溝通來化解矛盾。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監察政府，不是癱瘓政府；市民期望我們開會，而不是製造流會。如果大家可以多做實際的事，我相信已經是議會之福，也是市民之福。

市民大眾從電視看到這幾天的立法會議事堂十分熱鬧，仿如在做"大戲"。反對派十分激動，經常在發言時把修改《議事規則》說成末日來臨般。他們恐嚇市民，指修改《議事規則》會剝奪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立法會將會"人大化"，又聲稱修改《議事規則》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立法會會出現危機，甚至說香港會產生獨裁政權。很多市民可能聽得莫名其妙，甚至感到煩厭。其實，大家只要靜心想想，回歸基本步，化繁為簡，便會看到這確實是一場鬥爭，是"拉布"與反"拉布"的鬥爭，就是這麼簡單。儘管反對派把自己說得大仁大義，但市民心裏十分清楚。反對派6年來濫用"拉布"手段，對立法會及香港社會造成嚴重傷害，大家心中有數。即使反對派說得"天花龍鳳"，亦難以掩飾他們6年來的所作所為。主席，在辯論中，反對派不斷強調修改《議事規則》並不能令議會運作更為暢順，因為他們仍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繼續阻礙立法會的運作，他們更要脅指政府和建制派將來要付出代價。我相信這是真話，因為即使修改《議事規則》，反對派仍有方法可以"拉布"。但是，這樣便帶出一個問題：既然他們可以繼續"拉布"，既然反對派的"拉布"權沒有被剝奪，他們為何反應這樣大？

因此，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我們只是希望議會能夠回復平衡。我奉勸反對派的議員無須太激動。修改《議事規則》只是限制反對派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肆意"拉布"，我們希望議會重回正軌，回復平衡，這也是尊重民意的表現。市民早已對無日無之的"拉布"怨聲載道，但又無可奈何。最近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接近五成的市民贊成修改《議事規則》，這就是民意。反對派過往口口聲聲表示尊重民意，這次為何不順從民意，讓我們好好修改《議事規則》？

這幾年，反對派的表現尊重政治倫理嗎？他們曾表現出政治道德嗎？在修改《議事規則》一事上，反對派的立場亦經常自相矛盾，可謂醜態百出。他們一方面反對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一方面卻又提出大量擬議決議案。

他們一方面批評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未有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詳細討論，另一方面卻在該委員會舉行會議時衝擊會場。大家都知道，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會議一向閉門舉行，不設旁聽，但他們卻衝擊、搗亂會場，在會場內亦沒有好好參與討論，更在會場內利用手機直播會議過程，令會議失卻意義。我希望反對派議員在指責別人前，先檢討自己的所作所為。當他們舉着一隻手指指罵別人，其實有3隻手指是在指向自己。我希望各位反對派的議員能在立法會運作和《議事規則》的問題上好好自省。反對派和建制派日後仍有很多事情可以商量，在協助市民改善生活、監督政府等方面仍有很多合作空間。我不認為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會令雙方徹底決裂，種下深仇禍根，往後永遠兵戎相見。我不相信會出現這種情況。

主席，我聽了反對派議員發言好幾天。在我開始發言前，我認為有需要先回應多個觀點。第一，反對派議員表示，議事規則委員會在修改《議事規則》一事上沒有進行認真及足夠的討論。這個觀點，民主黨提得最多，一是胡志偉議員，二是黃碧雲議員。

我要回應的第二點是，有議員說把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由35人降至25人，是因為建制派議員懶惰。提出這說法的譚文豪議員、朱凱廸議員和張超雄議員表示，"反修規"等於"反懶惰"。

主席，我望着張超雄議員的空椅，不期然想起陳健波議員和張超雄議員的對話。在某次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張超雄議員憤然起立並向着陳健波議員說："加會吧！

主席，我手邊有一份關於今年立法會兩次流會的紀錄。

是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大家可以看到，反對派議員認為千錯萬錯全是別人的錯，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比聖人還要了不起。

請問有哪個地方的議會像香港的議會這樣？哪有市民可以容忍這種情況？建制派議員如果繼續容忍這種情況，就是不負責任。

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項民調指出，有五成人不贊成"拉布"，有五成三的人同意"拉布"阻礙政府施政。因此，修改《議事規則》除了是建制派議員的願望之外，亦是全體市民的願望，他們希望修改《議事規則》令議會重回正軌。我當然明白在修改《議事規則》後仍有機會"拉布"，亦不期望這樣做能夠令議會的運作非常順暢。我們只是希望經修改後，即使"拉布"也不至於太離譜，而《議事規則》亦不會像現時般被過分濫用，可以有應對"拉布"的辦法，避免再浪費議會的時間及公帑。

此外，我們曾就廖議員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指出，賦予主席選擇就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的權力，是不想每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都出現成千上萬項修正案，而每次都要勞煩主席運用酌情權，命令就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嚴格來說，是規限主席的權力，但反對派偏要說成是令主席擁有更大權力。

議會應該做該做的事，替市民解決問題，梁耀忠議員昨天提出這個觀點，我十分認同，所以我不希望反對派議員"拉布"，希望他們支持我們修改《議事規則》。有議員昨天引用了一些古語，我也想與大家分享《論語》的一些話，作為我的總結。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大弟子名為子路，他批評齊桓公的左右手管仲人不清高，但卻位高權重，於是孔子對子路說："桓公九合諸候，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孔子的意思是，在混亂的情況下，誰能夠撥亂反正就是仁者。建制派議員今天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就是希望讓議會重回正軌，我希望反對派能夠像我們一樣，不要再搗亂議會，大家一起仁者。

所以，對於《條例》賦予立法會可以調查的權力，我認為最是珍貴，是立法會必須守護的權力。我加入立法會不久，有些內地的法律學者很希望我替他們研究，香港立法會如何透過《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和空間，疏導市民的怨氣，調查市民認為政府做得不對的地方。

我們只是回應市民的訴求，善盡議員的責任。

當時一位功能界別的議員教我這樣做，因我是新加入議會，沒有足夠經驗。

特別是新進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好的不學，又把持不住，被激進派議員那種"粗口爛舌"、低俗文化感染。

大家都知道，"拉布"令我的血壓屢創新高。雖然有人在互聯網表示希望我早日爆血管，又用其他方式詛咒我，但也有很多市民叮囑我保重身體，我要在此衷心感謝他們。

我認為反對派正面臨的重大抉擇是，應該繼續說謊還是說出事實和道理？

"拉布"的確可以拖延會議，為議會和香港帶來的好處只是甚微，但造成的禍害卻極大。

我當然明白反對派有很多支持者，但我想衷心對他們說，他們在很多事情上也被誤導了，必須盡快清醒過來，因為再這樣下去，香港將不會再有"一國兩制"，只會走向"一國一制"。

代理主席，我今天只會簡單發言。

因此，我希望市民明白建制派是很努力為香港工作的，希望市民給予建制派更多支持。

主席，我剛剛接獲通知，網上有人呼籲公眾人士以訪客身份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並在必要時衝擊會議廳，所以現時會議廳隨時會被衝擊。

然而，民主公義不是講求尊重、包容、和而不同、以理服人和求同存異嗎？可是，我們在這兩天聽到反對派同事說盡侮辱人的話，用盡人身攻擊的方法，不擇手段地為"拉布"而不惜用最粗鄙的語言和身體暴力，甚至污衊別人性騷擾和利用南京大屠殺的國民傷痛。這些言行是否代表民主、公義和文明？

我很希望泛民反對派議員想清楚，為了這場所謂的大戰，連人格、人性也不要是否值得？

如果我們想要優質的民主，是否應該告訴泛民反對派議員日後不要再作出這樣的言行？今天討論的是修改《議事規則》。如果不是有人在議會內濫用《議事規則》，瘋狂地動輒"拉布"，導致議會"空轉"和令香港寸步難行，我們又何須修改《議事規則》呢？我們根本沒有需要這樣做。可是，有些議員不斷重複說香港面對貧富懸殊、病床不足、政府不做事、官商勾結及地產霸權等問題，這類言論在議會內不斷重複，而在"拉布"期間，任何議員在討論任何議題時都會重複提述上述內容。早兩天，立法會曾舉行公聽會討論長者和善終服務。

然而，"拉布"能否解決社會問題？

甚麼也沒有，只是令所有事情無限拖延，例如創新及科技局拖了3年才成立，而港珠澳大橋和所有基建工程都是一拖再拖。

為何他們不做些有建設性的事情，反而不斷利用破壞性手段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不過，最匪夷所思的是，仍有很多市民相信他們這一套，以為"拉布"可以解決問題。我們這次修改《議事規則》並不能杜絕"拉布"，更沒有明確規定以後禁止"拉布"。我們只是希望令議會重回正軌，盡量減少濫用程序的情況。我們無法阻止議員的衝擊行動，而即使他們要佔領議會，我們也未必能夠阻止；他們要暈倒在地上浪費時間，我們同樣無法阻止。不過，請大家想清楚，如果是真正愛香港，希望香港好，希望香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應否再做這些事情？大家可否不分黨派一起解決問題，為香港市民做實事？

他們身為議員不覺得這樣說有失身份、有失人格嗎？主席，關於我們修改《議事規則》及反對由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廖長江議員、陳克勤議員、周浩鼎議員和其他建制派議員已經詳細闡述，所以我也不會多說。我十分希望市民大眾明白，今次這樣做實在是迫不得已，但卻一定要做，目的就是要令香港重回正軌、令議會正常運作，並為市民和香港多做實事。

主席，就今次有關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其實反對派最激烈反對的其中一點，是有關調整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的建議。反對派一直堅持有關建議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主要的理由是立法會早前曾經就此問題向外聘大律師索取法律意見，而有關意見皆認為修改全委會會議法定人數，可能不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

所以，反對派聲稱重視《基本法》，高舉《基本法》，並不斷向立法會主席施壓，要求主席不准將有關議案提交立法會會議處理，否則通過後可能會違憲，並帶來憲制危機。

《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關鍵在於該條文中"立法會舉行會議"只是指立法會會議，還是包括全委會會議。如果是前者，我們的會議法定人數修改建議便合法合憲。但如果是後者，我們的建議將不符合《基本法》。法定人數的問題，除了上述《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所規定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外，其他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皆由立法會自行決定，並列明於《議事規則》。例如，全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是包括主席在內的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專責委員會是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內務委員會是包括主席在內的20名委員，而法案委員會則是包括主席在內的3名委員。全委會的職能是討論法案的細節，並有權對法案作出修正，而全委會的職能和處理法案的程序則列明於《議事規則》。全委會在香港立法會的立法過程中有悠久的歷史，始於1858年立法局的《會議常規》。有關《會議常規》於1968年曾作出重大的修改，而當中的K部規範法案的處理程序及全委會的程序。回歸後的立法會收納了這些程序，成為現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K部。其實，儘管主席和成員的身份重疊，立法會會議和全委會一直以來也是清楚分開的實體。首先，立法會主席在全委會時的身份變成全委會主席，而議員稱呼不再有"Honourable"，而是稱為委員。這個身份的轉變突顯兩個實體的不同。

由此可見，立法會會議和全委會不是必然地連結在一起。再者，現時全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列明於《議事規則》第17條，而最早的全委會會議法定人數出現於1968年立法局的《會議常規》。當時，全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不包括主席在內的10位委員，而當時的立法局會議法定人數為包括主席在內的5位議員。其後，1969年的《皇室訓令》將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改為包括主席在內的10位議員，但全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仍維持於不包括主席在內的10位委員。主席，各位議員同事可能越聽越混亂，有很多數字。我剛才說出歷史數據，是想告訴大家，在這段時間這兩個實體的會議法定人數是不一樣的。1971年，全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改為包括主席在內的10位委員，直至這刻兩個實體的會議法定人數才變相同。簡而言之，《皇室訓令》能更改立法局會議的法定人數，全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則由當時立法局的《會議常規》訂定，與《皇室訓令》沒有關係。

因此，《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有關立法會會議的會議法定人數應該只適用於立法會會議，而並不適用於立法會內包括全委會在內的其他委員會會議。當然，我們清楚知道立法會早前就會議法定人數的問題，索取了兩份法律意見書，第一份意見書是2014年由英國御用大律師Lord LESTER提供，而第二份意見書是於2017年由本港資深大律師何沛謙及張天任大律師提供。主席，在第一份由英國御用大律師Lord LESTER提供的法律意見書中，他就很多不同方面的問題給予意見，包括言論自由、國會特權、限制發言時間、言論內容、議會秩序及響鐘點算法定人數等不同事宜。就《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有關法定人數的問題，Lord LESTER所作的分析佔整份意見書不多篇幅。他參考香港鄭家純及另一人訴李鳳英議員及其他人士一案中，張舉能法官就《議事規則》其他條文的解釋，其他條文涉及向專責委員會作證和提交文件的問題。

值得留意的是，這個類推的做法在意見書中並沒有更深入的分析支持，也得不到立法會所獲得的第二份意見書何沛謙資深大律師的認同。

第一是全委會在英國的歷史起源；第二是全委會和立法會會議成員相同；第三是全委會的立法職能；第四是回歸時兩者相同的會議法定人數。主席，建制派所獲得的法律意見書正好提供及補充了有關這數個問題的全面資料。主席，大家也明白，不同的律師會有不同法律意見，但當有人堅持己見時，便唯有由法庭說了算。

然而，我們的法律意見書提供了非常清晰有力的論據，支持我們修改會議法定人數的建議，我們的建議是合法合情、有理有節。我謹此陳辭。

由於時間所限，我會集中回應當中數項主要的修訂內容。我們的修訂中，被外界視為最"辣"的一項，是有關提交呈請書門檻的第206條。首先，我們的修訂是要使《議事規則》與時並進，不存在"辣"與"不辣"的情況。我不知道黃碧雲議員和林卓廷議員對呈請書的交付處理是不清楚還是不明白，亦從來沒有人說過這項修訂與"拉布"有關。《議事規則》應該與時並進，要現代化。議事規則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已經清楚述及我們這項修訂的目的，如果他們稍有看過文件也會清楚。

首先，我想指出，專責委員會並非一個平台，亦不是調查和監管政府的機構或打壓異己的工具。它是立法會行使調查權力的途徑，調查攸關重大公眾利益而又沒有其他調查渠道的重要事項，其功能並非對抗政府或監察政府。

主席，專責委員會可分為兩類，一類擁有《立法會條例》賦予的權力，另一類則沒有；前者仍然保存，後者只是提高了門檻。對於沒有獲《立法會條例》賦予權力的專責委員會，提高呈請書提交門檻並沒有改變它根本不具權力及特權的事實。我曾經擔任這種專責委員會的主席，被傳召的人想來便來，不想來便不來；索取文件又會因商業秘密等諸多理由而無法取得，情況極不理想。這類沒有傳召權力的專責委員會一般花600萬元公帑。如果每次均要動用600萬元公帑成立沒有傳召權的"無牙老虎"專責委員會，進行反對派所說的調查和監察政府的"政治工作"，就必須有相當的規範才可同意成立。主席，反對派9位議員就呈請書的交付處理合共提出多項修訂，他們分別來自4個不同的政黨和政團，修訂內容全部與提交呈請書的門檻有關。

究竟這些修訂有否經過深思熟慮及具備可信納的理據才提出？還是為了拖延辯論而兒戲地提出這些說不出任何理據的修訂？主席，說穿了，他們就是想虛耗議會做實事的寶貴時間，亦即是"拉布"。反對派修訂新訂第17條，把全委會會議的法定人數修訂為"包括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內的不少於35名委員"，完全無視我們早前就修訂建議所提出的理據，亦不明白立法會大會和全委會的區別。舉例而言，朱凱廸議員指會議法定人數降至20人後所通過的法案修正案，不等同立法會大會所通過的修正案。主席，立法會大會與全委會並非亦從不重疊運作，兩者並不存在任何衝突或重疊。立法會大會進行的程序當然以大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準，而全委會進行的程序當然以全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準。

此外，反對派又修正我就第173條作出的修訂，加添"待決議案"來處理由立法會大會再次轉為全委會的情況，並容許議員即可進行辯論。主席，這樣只會使會議流程冗長又複雜，根本不是處理會議法定人數的應有程序，亦不分議會程序的輕重，我並不能接受。我另一項新訂第19條和對第30條的修訂，旨在讓立法會主席能夠在多項旨在達到相同目的的擬議修正議案或修正案中，選擇更有效的修正案。反對派就此提出的修訂，分別要求主席須獲得議案或法案動議人同意、或提出議案或法案修正案的議員同意，又或所有提出議案或修正案的議員支持同意，才可以指示類同的兩項或以上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分拆或合併。主席，以過去數年的《撥款條例草案》為例，反對派就《條例草案》提出數以千計的修正案，如果要逐一獲得動議人的同意，再逐一由主席裁決，相信到臨時撥款花光，甚至立法會會期結束，也不能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和通過。難道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例如醫院、消防、警隊、社會福利署等，都要停止運作來等待議員的支持及同意？反對派真的要履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還是想所有政府和公共機關停止運作？此外，這些修訂與我們修訂的目的，即讓主席擁有選擇修正案的權力南轅北轍，亦與我新訂的第1B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的職權，帶來不明確的情況，所以反對派的修訂根本不能接受。除了讓立法會主席擁有選擇修正案的權力外，我們亦提出多項修訂，包括第404條和第494及6條，以明確立法會主席和全委會主席處理濫用程序的權力。但是，反對派的修訂不但多此一舉，而且刻意拖延議程。難道由不同的議員提出休會待續的議案，就不算是濫用程序嗎？把議員有否濫用程序的待決議案交由全委會展開辯論，並硬性規定在5分鐘表決鐘聲後才可付諸表決，難道又不是刻意拖延議程嗎？至於刪除我的修訂建議，更是漠視現時議會內濫用程序議案的惡劣情況。事實上，很多議會早已不容提出辯論程序的議案，香港特區立法會難道還要抱殘守缺下去？因此，反對派的修訂，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此外，反對派議員就立法會主席執行職務提出修訂，包括"須維護《基本法》列明的權利與自由"及"須尊重本會之傳統"等。我提出修訂的目的，是訂明立法會主席職權的憲制來源。如果要在《議事規則》詳細列明，立法會主席執行職務及履行職責時須遵守這些或那些的所謂修訂規則，是否代表未有列明的規則，主席就可以無須遵守？因此，有關的修訂既不適當，亦很無謂。事實上，無論立法會主席如何公平及有秩序地主持會議，反對派議員都未必認同主席行使職權時所作的裁決。今次有關修訂《議事規則》的辯論，反對派多位議員已經多番挑戰甚至反對主席的裁決。對於主席為處理會議程序而作出的裁決，議員大可提出意見，就如今次會議議程中，已有反對派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提出譴責主席的議案，公道與否，相信自有公論。我們亦就委員會主席的職責提出修訂，包括新訂第79C條，可是反對派卻對主席決定會議議程的權力作出不必要的修訂，包括會議議程須在委員沒有反對下或在委員過半數同意下，又或在會議前5整天作出預告，並經委員會委員同意後，才能作出決定。這些修訂根本難以執行，如獲通過，則簡單如會議議程也不能決定，結果可能是所有委員會都會面對無法召開的情況。主席，相信你和其他在席的建制派議員都知道，在你回覆我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預告後不久，反對派致函予我邀約會面，共商修改《議事規則》。後來建制派和反對派成立了8人溝通小組，雙方就修改建議的內容提出各自的意見。

建制派一直採取較開放的方式，嘗試與反對派就雙方的修訂建議進行討論，希望有助彼此逐步建立互信，繼而就修訂內容盡量取得最大的公約數。主席，然而事與願違，建制派從未收到我們認為合理及可行的反對派建議。

我必須指出，管仲身後300年，田氏代齊，齊國不能長存，這亦是我向建制派的寄語。陳克勤議員剛才讀出今年會期兩次流會的民主派議員缺席名單。

這就是邏輯，主席。所以，建制派一方面知道這是攻守之戰，否則他們怎會乖乖坐在這裏45分鐘？另一方面，建制派又責怪民主派為何不留下來協助死守。

主席，我亦理解，在這場攻防戰中，建制派偶有失守。我心存厚道，不想逐一讀出哪位建制派同事於兩次流會之時缺席，因為根本沒有意義。建制派當然很希望改變制度，令日後不准點算法定人數。不過，我認為他們這次沒有這樣做，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我想在此告訴鍾議員，如果不是民主派經常採取這種"用時間換空間"的策略，建制派又能有多少招數與政府對抗？所以，建制派很多時候都應該多謝我們。主席，我留意到現已11時45分，這可能是方便建制派休息的時間。

主席，既然大家這麼樂意繼續聽我發言，我亦非常樂意繼續發言。我不肯定建制派有何行動，但我會繼續發言。

主席，在以下的時間，我想回應一下黃國健議員剛才發言的一些論點。

其實，在這項擬議決議案中，並不止1項修訂建議，而是有24項，只不過建制派在英明的主席協助下，把所有修訂建議合併，所以只有1項擬議決議案。我相信，對於這一點，必須以正視聽，讓香港市民明白建制派今次的修訂建議多達20多項，而不止1項。主席，石禮謙議員剛才發表了一篇我認為是至今最具質素的演辭。當然，當中很多觀點，我未必完全認同，但我覺得議會如能有更多如此具質素或誠懇的演說，對大家也有裨益。石議員發言的中心思想，是認為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是要朝好的方向發展，可以繼續保障大家。

但是，主席，這究竟是否事實？但是，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是否如此呢？

我只想在此用簡單的邏輯，證明民主派的論點，即全委會與立法會大會兩者應該一致。全委會本身並無一份獨立的議事規則，所引用的《議事規則》就是大會的《議事規則》。正如陳志全議員昨天發言時清楚指出，如果全委會有別於大會的話，定必會另行選舉主席，但全委會並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們本來就是一體。主席，這就是我想指出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出於好的原因回應時代呼喚，我認為任何修訂建議都應該接受。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夠公道一點。

在一個如此扭曲的制度下，民主派是否要坦然接受每一項我們認為錯誤的事情？

過去5年究竟發生何事，我相信大家非常清楚。過去一屆的特區政府是否真的嘗試做到有商有量？我相信不僅民主派，建制派亦很清楚，猶如寒天喝冰水，冷暖自知。過去一屆的特區政府正是透過議會本身的不平衡，利用這種傾斜，"數夠票"便強行通過政府議案或法案。

主席，我們都希望這個角色能夠做到真正的公正，希望坐在這個位置的人，無論是男是女是誰都好，能夠獲得每位議員及全香港市民真正的尊重。可惜的是，由去年開始，種種原因種下禍根，以致無法做到這一點，令主席這個位置的尊嚴及莊重大打折扣，這才是真正的深層次矛盾，我相信建制派對此清楚明白。因為去年發生的事情而修改選舉主席的方法，是否真的能令主席這個位置重拾尊嚴？主席，我相信在席每位建制派議員，特別是有智慧的建制派議員，都清楚明白"解鈴還須繫鈴人"。修改主席選舉辦法根本不能解決主席不獲尊重的問題。主席，我最後只想指出，下星期一就是立法會《議事規則》訂立173周年的日子。

我只希望每位議員都能真正對得起這本已有173年歷史的規則，亦希望議會真正能夠有機會重拾正軌。

雖然他是來自建制派的直選議員，但我始終覺得他某程度上較為公道。

我最記得有一次"長毛"前議員吟詩，曾鈺成前主席即場指出他說漏了兩個字，更立刻指正他。

今次修訂《議事規則》，似乎是將主席的權力繼續推向至高無上，因為我們這位主席甚至連處理......

可是，謝偉俊議員其實也很尊重他提出的擬議修訂，因為我留意到他花時間看葉建源議員就"擧"和"舉"二字撰寫的文章，他確實有花時間，我沒說錯，對嗎？

所以，我希望謝偉俊議員不要介意我回顧歷史，我並非"逐粒米洗"，而是我真的......如果我可以洗得乾乾淨淨，不會讓人吃壞肚，即使我是"逐粒米洗"，我也覺得是應該的。很可惜，這次因為主席權力獨大，令我們無法就一些解釋得不夠清楚的修訂建議與議員同事互相討論，加深了解。我們所要求的是一些很正常的信息交流。我翻閱了很多文件，即使加上秘書處的努力，在文件中也未必能夠說明部分修訂建議背後的原因，而是要等到今天大家一起花時間討論，我們才可多明白一點。當然，議員可以各自進行研究，但大家都明白議會工作繁忙。石禮謙議員現時在席，我今天仍要在樓上辦公室處理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各份報告提交問題的工作，因為今天是"死線"，我還須就兩份報告提交問題。大家要明白，議員的工作，即使有同事幫助......議員所做的研究不是沒用的，雖然有時能夠派上用場的可能不到5%，但我們的研究對認識議題相當重要。

我列舉最近的例子。教育局希望申請120億元的一筆過撥款，以基金形式為各大學興建宿舍。

其實，我們想要的不單是政府的承諾，最重要的是希望政府交代其政策。帳委會的報告很多時候都會提及政府文件和帳委會討論過程的摘要、紀要、紀錄，但政府往往沒有足夠時間解釋。

議員真的無法好好監察政府。如果議員的前期工夫做得不好，只會令公帑的運用越趨不受監察，最後受苦的未必是議員，可能是市民，甚至是我們的下一代。

他若未能出席會議，也會事先送交他的意見和問題，希望能在會議上好好處理。我認為立法會議員既獲稱為"尊貴的議員"，大家應該珍惜自己的身份。我希望大家以事論事。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議員要對得起自己和整個社會，那才是平衡。平衡並非來自主席聲稱他如何執行《議事規則》，這種所謂的平衡根本是非常不平衡！

主席，我今天的發言，很有可能是我就修改《議事規則》所作的最後一次發言。建制派把修改《議事規則》包裝成增加立法會議事效率的舉動，但何謂"議事效率"？

試想想，如果我們的效率只建基於做橡皮圖章，對政府議案不聞不問或隨便問兩句，我們又如何可以履行職責呢？過去數年，官員就政府的財務建議及其提交的文件，經常被議員同事問得啞口無言，甚至連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都認為官員的回應是在迴避問題。當官員迴避問題，連透過與議員一問一答，把政府文件中提供的答案白紙黑字記錄在案也不願意，議員又怎能不提出質詢？

當然，我剛才提及的是財務委員會的問題，但推而廣之，在今次有關《議事規則》的修訂上，其實也有此傾向。

我相信自有公論。大家不要忘記，藉呈請書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是公認的"無牙老虎"，最多只能要求政府當面作進一步解釋，在沒有傳召權的情況下，很多核心問題也未必能夠取得答案。不過，我們民主派仍然希望透過公眾監察的過程，藉專責委員會要求政府面對相關的行政或政策失誤，並記錄在案，令政府不會重蹈覆轍。

很多時候，議案本來得到大多數議員支持，但政府只要控制建制派議員，便可令議案不獲通過，當然亦有其他各種可能性。在這種不民主的制度下，由建制派推選一位議員擔任主席，只會把建制派的意志在議會中放到最大。更令我們擔心的是，這議事堂上的議員所得的認受性，究竟從何而來？特別是當主席零票當選，究竟他的認受性從何而來？由此可見，《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會令議會的功能萎縮，議員固然無法有效監察行政機關，更會促成三權"打龍通"的情況。亦即是說，立法機關本應負責監督政府施政，但日後卻變成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合作，使施政看似暢順，即所謂的"有效率"。舉例來說，今次特區政府為了讓《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獲得通過，便把所有正常法案撤回，不列入議程，讓立法會可專心一致處理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此舉是否奠定三權合作的基礎？

各種行動其實反映甚麼？反映香港確有很多市民擔心，共產黨會把歷史上的專權和專橫做法施加於香港。當然，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很現實，今天國家如此強大，全世界也向中國下跪叩頭，他們當然不會向國家挑戰。

因為他們仍然覺得議會內需要有一定的制衡，以抗衡議會、特區政府和香港最終全面赤化，免致香港無法守住"一國兩制"。如把"兩制"與"一國"之間的平衡點推到極致，以"一國"為先，"兩制"只屬附庸，香港人便會生出很多問號。我沒說這些問號是對是錯，但這些問號代表的情緒是否可以置之不理？我想引用《伊索寓言》中"北風與太陽"的故事。

北風說："我北風呼呼，外衣一定會被我吹走。

相反，若以較溫和的態度，藉太陽的溫暖令民心真正回歸，令人相信今天的中國政府在國家富強後已不同往日，真正發財立品，這是否更好和更有意義？

抑或應該繼續演繹中央政府指香港"本來就是紅色、何須赤化"的說法？

我想問問一眾從商的議員，香港的競爭力有多少是來自"一國兩制"賦予我們的額外能力，令我們面對國內城市大步向前走仍能維持今天的繁榮？在"一國兩制"的實施過程中，維護香港的傳統和長久以來的核心價值十分重要，而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就是我們的議事堂能否解開社會和政治矛盾，政府又是否受到充分約束和制衡，令市民不表信服的事項能夠透過立法會的議事過程解決。議會若無法做到此事，建制派只靠政府"箍票"，"西環"幫忙，"中聯辦吹雞，大家就跪低"，我們又怎樣對得起在選舉過程中面向社會作出的承諾？我相信，即使是建制派或保皇黨，都希望"一國兩制"能夠落實，使"兩制"中的香港能夠體現其價值，而不是如同中央政府某些官員所說，香港本來就是紅色，何須多想赤化與否的問題。香港絕不是一個"紅色"的地方。鄧小平所說的"50年不變"，目標其實是希望待國家富強後，國內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建設終有一天能令香港所有市民信服。希望大家能緊記這一點。

我聽到林健鋒議員及部分議員經常提及暢順，我想問為誰暢順？

我希望他們是真心的，並會透過行動表現出來，而第一個機會就是今天，但我相信不會這麼容易，他們應該會投票強行通過《議事規則》的修訂。廖長江議員在介紹自己及其他建制派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時說得很動聽，不是這項在外國有先例，便是那項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已有相關條文。幸好他們沒有說人大常委會也有類似條文，因為我相信建制派同事也會間接承認，香港較中國大陸更民主。

這樣我們就是多數派、建制派，而他們就是反對派。

莫乃光議員，請繼續發言。
代理主席，我剛才談到，議員在外訪時發覺當地議會沒有"拉布"，原因是國家奉行民主制度，有權力分享，但香港則沒有，這才是導致"拉布"的根本原因。香港沒有民主制度，也沒有政黨輪替，有的只是獲得多數票的議員和政黨反而在議會內佔少數議席和很少政治權力，所以人家的國會如此和諧。

他的智慧真的很高，與一般的建制派議員比較，例如那些只懂口舌之爭，罵人之後又收回指責、只會點算有多少罐午餐肉和批評別人躲懶的議員，石禮謙議員的水平真的很高。

他們是因為把持着不公義、不公平的政治制度，所以才能奪得較多議席而成為多數派，變成議會內的建制派，而本來得票較多的黨派則變成少數派，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

主席有否公正地執行《議事規則》，令我們認為議會或主席是值得尊重？以今次修訂《議事規則》為例，完全是乘人之危，明知有足夠票數通過才提出有關的議案，建制派和政府互相配合，大家對於整個過程也看得一清二楚。

這正是我們說這次是一項測試的原因，要測試的是"今日改《議事規則》，明天23條立法"，日後他們亦將以同樣的方法，不用辯論便通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我要繼續抗議立法會即將變成人大。

朱凱廸議員，我已兩次警告你，如果你仍然拒絕停止叫喊及關掉發聲裝置，我會命令你退席。朱凱廸議員，由於我已給予你充分警告，我現在命令你退席。

邵家臻議員、莫乃光議員、楊岳橋議員，請返回座位。

選舉立法會主席是莊嚴而非常重要的程序，當然，本屆立法會選舉立法會主席時出現過不少問題，但歸根究底，是現任立法會主席不能夠清清楚楚向我們交代，究竟作為候任立法會主席，他能否符合《基本法》對於立法會主席的規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訂明立法會主席須符合兩項十分重要的規定，便是必須"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即是必須沒有外國國籍，沒有外國居留權，並且連續在香港居住20年。

我三四個月前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討論這事，我只是提出一項修訂建議，並不是他們說的所謂"拉布"等，只不過想做好整件事，但討論了差不多數個月，仍然未能修改附表1。如果大家想將選舉主席的安排理順，當然可以深化載於附表1的要求，訂明主持選舉的一位最資深的議員要做些甚麼及在甚麼時間內完成主席的選舉。

第4條是關於立法會主席的選舉，但如果這個選舉並非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為何《議事規則》又適用於這個程序呢？究竟《議事規則》的涵蓋範圍包括些甚麼？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我也會爭取在這一輪《議事規則》的修訂之後，作出相應的修訂。當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時間討論，正如很多建制派同事所說，大家坐下來，討論商量一下。選舉主席只不過是4年一遇的問題，相信這個問題也不會拖至天長地久。

我其中一項修訂，是增加秘書處的資源，在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增設一個副秘書職位，並不是所有委員會也要設立，而是要得到秘書長的同意，才能夠在委員會內增設副秘書一職。代理主席，我得悉現時民主派的同事提出的修訂議案可以分開進行表決。我另一項修訂建議，只是將通知期由14整天改為12整天，這並不具爭議性。

我懇請各位建制派同事或泛民同事考慮一下我提出的兩項修訂建議，而且我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副主席，將來會在委員會上提出關於立法會主席選舉的改動，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好這件事。

代理主席，有關修訂《議事規則》的辯論已經進入最後階段，而我亦已看得很清楚，根本沒有討論的餘地，我們拿出這麼多道理都是白說的。梁繼昌議員建議建制派研究我們提出的問題，例如他們的"班長"提出的修訂建議違反《基本法》且自我矛盾，《議事規則》已清楚訂明立法會主席是由眾多議員宣誓後推選出來的，但他們卻把立法會主席變成是在立法會會議以外選出的，簡直不倫不類，而且前後矛盾。我們已闡述所有道理，而我今天亦很留意建制派的發言，但根本沒有討論的餘地，他們依然堅持立場，還乘機對民主派作出攻擊。

如果直選議員，特別是民主派的直選議員是懶惰的話，他們會當選嗎？

"議員可否用法文或德文發言？那麼用手語發言又如何？

請代理主席執行《議事規則》。

由此可見，結構和規矩都很重要。那些多年來一直阻礙香港發展，阻礙經濟、民生、環境及文化等各方面進程的結構性問題不去改變，卻偏要修改《議事規則》，進一步收緊議員在議會監察政府的能力，這就是建制派的使命。眾所周知，他們的使命是要為政府護航，令政府和建制派可以繼續"圍威喂"。

老實說，我不喜歡用"關愛"一詞，因為關愛是由上而下的，但我們現時推動的是平等、參與，以及每個人都能夠獨立自主，並有尊嚴。

代理主席，今次修改《議事規則》，保皇黨經常說是為了反"拉布"。

請各位同事撫心自問，過往"拉布"的次數較多，還是保皇黨倚仗表決時的票數優勢而強行通過議案的次數較多？

當時，民主派議員發言被謝偉俊議員打斷，石議員義正詞嚴地直斥不應打斷議員的發言，應讓相關議員繼續陳辭，我對此印象非常深刻。

石議員所說的是一個理想，但客觀現實又是否做得到？

她說得很清楚，其中一次是2010年五區總辭的時候，建制派不想讓民主派議員發言。

這是謝偉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不知道是否屬於瑣屑無聊，但當年曾鈺成前主席容許他提出並進行表決。表決結果顯示，提出議案的人自己表決反對，沒有任何一位議員支持，表決紀錄就在我手上。

"這是立法會的逐字紀錄。他又說："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好像在'搞笑'般，我只希望可以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最後，有一點我必須說清楚，那就是這個議會天生是一個不正常的議會：功能界別、零票議員、分組點票、"DQ"議員、"西環"幕後發功。

他們憑少數選票取得多數議席，佔盡上風，更有權用盡，而且期望我們民主派會乖乖地任人宰割。

主席現在不在席，他膽敢引用英美民主國家的例子？

如果他如此大義凜然、如此仰慕民主機制，便應立刻支持廢除功能界別，跟隨外國議會進行全面普選。各位，歷史會證明一切，修改《議事規則》後，我不相信議會會變得政通人和，反而會變得更多濫權、更加畸形，最後只會激起更大的民憤，讓建制派玩火自焚。稍後的表決紀錄，會將保皇黨的名字逐一記錄，讓歷史記下哪些人出賣香港。我也希望市民認着這些人，他們將我們現在僅有可做的事......他們日前示範了如何將呈請書一手斷送。

要問"西環"嗎？

他們覺得聾啞人士很可笑嗎？他們覺得他談論手語議題很可笑嗎？我還聽到一位建制派議員說："你那麼了不起，你用手語發言吧。張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之一，正正與此事有關，而很多國家的議會均已把手語定為議會其中一種可接受的語言。還笑得那麼大聲，挑戰他能否用手語發言。是的，世界上的確有些聾啞人士很不幸，需要用手語發言。

當然是制定法律和政策。議員應把民意和市民的討論融入法律和政府政策中，令政府的施政更具認受性。一個較好、令市民信服的議會，必須有良好的議事制度，確保《議事規則》得以公正地執行，每位議員都能夠表達其代表的市民的聲音和意願，從而讓政府吸納其意見，融入法例和政策中。正如在法庭上，雖然有很多爭議，但判決大多令人信服，這是因為有良好的司法制度，以致公義能夠彰顯，有關事宜可按法律程序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議事規則》是議事堂上程序公義的重要體現，原意是讓每位議員都能夠代表其選民和香港人在議事堂上議政。

他們完美示範了一件事：要解決問題，便先要解決提出問題的議員，令他們無法在議會內提出訴求或盡議員應盡的責任。為何民主派這次必須阻止修訂《議事規則》？

今年12月18日是香港立法會或前立法局第一套《議事規則》的173周年紀念，但諷刺的是我們將會通過一大堆修訂建議，徹底改變這套行之已久、相對公平公正的《議事規則》。該等修訂建議不但限制了議員的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剝削了議員監察政府的職權，直接閹割立法會的權力，矮化立法機關，令三權分立更為失衡。將立法會大部分的權力賦予一人，並非制衡。主席權力越大，便越專權。我已多次指出，即使在建制派建議修訂《議事規則》前，主席很多裁決已明顯有所偏頗，對建制派提出的要求從容處理，對民主派提出的要求則處處為難。更甚的是，主席在作出裁決時並不會詳細或很有說服力地鋪陳其理由，動輒便說他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或按《議事規則》的一貫做法行事。

我只能再次提醒主席，如果他連聆聽不同意見或對其裁決的批評的胸襟也沒有，莫說處理主席的日常事務，當議會再遇到困難或挑戰時，他根本沒有能力處理。

一如我過去所說，在上屆立法會的4年任期內，政府向本會提交了89項法案，本會通過了83項；換言之，九成法案獲得通過，每年審議20多項法案。這與全世界任何一個議會比較，也是相當好的數字。

如果說政府向本會提交100項議案或法案，全部獲我們舉手通過，我相信這亦非建制派議員想看到的現象。

這是立法會願意看到的嗎？

在梁振英這位"犯眾憎"特首離開後，大家都希望本屆立法會可以回復至較好的狀態。大家要緊記，一位議員或數位議員的力量很小，但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力量可以很大。我們現在花了這麼多時間，消耗了這麼多政治能量和互信，種下了這麼多禍根和怨憤來推動《議事規則》的修改，後果......
周浩鼎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我相信建制派議員不會取笑聾啞人士。

代理主席，我不會收回剛才的言論。

如果你選擇不澄清，請繼續發言。

如果周議員希望以這種所謂規程問題來為自己護短，我請他"慳啲"，他"未夠班"。最後，代理主席，我只想說，大家記住......

多謝代理主席。

"優質民主"一詞，令我想到一些事。當全世界都看到我們偉大的祖國將一個又一個民運人士拘捕；當中國首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在獄中死亡，而我們偉大的祖國卻在一個南南會議上說中國在守護人權和自由方面領先世界時，我便知道何謂"優質民主"。假民主便是"優質民主"，假人權便是"優質人權"。假民主便是"優質民主"，假人權便是"優質人權"。"優質民主"就留給建制派議員吧，我們要的是正正式式，"一人一票"的民主。

這場《議事規則》修訂之戰到此已經接近尾聲，我應該是最後一名可以就我提出的擬議決議案作回應的民主派議員。建制派待民主派所有議員發言後，便排隊罵我們，但因為目標為本和時間關係，只有10多名建制派議員站起來冤枉我們，責罵我們。

郭榮鏗議員剛才說周浩鼎議員"未夠班"，代理主席有些反應，周浩鼎議員也不太好受，但大家剛才有否聽到陳健波議員說甚麼？

即使他說出當事人名字也沒事，因為《議事規則》只保護議員，不保護外面的人，立法會也無須說事實，這只是他的看法。

對不起，我說"狗眼看人低"是對狗不敬，也可能被他指我冒犯他，所以我收回"狗"字。

我想說的是，一名議員對議會是否有貢獻，視乎他是否認真及如何監察政府，與學歷真的沒有直接關係。

我要很正經回應廖長江議員的"禮樂說"。

我忘了回應石禮謙議員，他看着我，我且回應一下他。他說《基本法》訂明功能界別的存在，這是否代表我們表達跟《基本法》不同的意見，便違反《基本法》呢？

早前，有些網民製作了這幅圖，這幅圖名為"保皇百睡圖"，不是"百歲"，是"百睡"——容海恩議員不要睡覺，一定會有人拍你的；年輕的議員未睡覺——輯錄了各個保皇黨議員在會議廳的睡姿，引來極大迴響，點擊及分享的數字比親中媒體付錢賣廣告的帖子還要多。勤力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每一名"打工仔"靠自己能力上班支薪。本會很多尊貴議員的會議出席率十分低，即使有出席，也不發言，只當投票機器。在過去的日子，建制派即使睡覺，也要在會議廳內睡，因為有法定人數為全體議員的一半的規限。

由於流會後可隨時復會，流會的風險便會減低，"累街坊"、"累全家"的罪名便會減低。所以，我認為建制派根本不應該冒着違反《基本法》的風險，爭論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

為市民發聲和議政是議員最重要的工作，可惜很多建制派議員只是坐在這——我也不說他們是否在睡覺——心不在焉，根本沒有聆聽其他人說甚麼。

該委員會是每屆下議院開始時成立，有11人，包括各黨派的代表。以今屆為例，工黨及保守黨各有5人，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也有1人，卻從未有規定呈請書必須獲得下議院過半數支持才可獲處理。事實上，市民提出的呈請書只需超過10萬人聯署便可交由呈請書委員會處理。例如，今年1名自由民主黨候選人發動了呈請書，內容是要求就脫歐協議最終決定再次公投。雖然呈請書委員會內沒有自由民主黨的議員擔任委員，但該委員會也要在12月11日花數小時討論這項呈請書。即使呈請書提案人當時不是議員或主要政黨的成員，呈請書也可以獲得處理。如果今天建制派建議的《議事規則》應用於英國國會，規定只有超過一半議員支持，呈請書才可獲處理，這項呈請書便永遠不會獲得處理。

主席，我們未來其中一項重任便是不斷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英國人口有6,700萬人，要10萬人支持，呈請書方能獲處理。如果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是否只需1萬人支持呈請書，呈請書委員會便要處理？若然如此，我相信立法會便需處理大量呈請書，因為我們現在網上聯署，在一兩天之內已有數千人支持。建制派聲稱修改《議事規則》是要反"拉布"，令議會運作重回正軌，更有效率。但是，我們已有多位議員說過，呈請書絕不應這樣處理。今次我們頑抗修改《議事規則》，目的是要反偷懶，以及告訴林鄭月娥特首、張建宗司長或建制派議員，修改《議事規則》後議會可以重回正軌，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今天投票後，議會抗爭只會更多，議會運作會更寸步難行。所以，希望廖長江議員懸崖勒馬，......

陳議員，我再次警告你，如果你拒絕返回座位及停止叫喊，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今次的修訂是為了順應民意，為了香港的未來、香港的氣數而提出的，茲事體大。在過去數天的辯論中，不同黨派的議員均踴躍及激烈發言。雖然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取向在辯論前已是南轅北轍，但以理服人總不會錯。不論發言者的背景、黨派和立場為何，如果他們是講道理的，我也願意聆聽。可惜，過去數天，我聽到非建制派的發言均以表明立場為主，提出的有關論述亦是立場先行，發泄感情和意氣多於理性分析，對於促進思考及辯證我的擬議決議案作用實在不大，更充斥着許多似是而非的論點，不斷被不同議員重複提述，難以盡列。以下我扼要作出回應。首先，我想回應不同意見的聲音。主席，陳志全議員、朱凱廸議員及尹兆堅議員質疑有關降低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的修訂建議可能違憲，所以不應提出。但是，同時亦有公共法權威人士詳列理據，認同我的修訂建議合憲。

很簡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釋法已經清楚說明，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的議員不得享受相應待遇，但他們仍然提出修訂建議，想確立議員被判宣誓失效亦應享有酬金福利。非建制派這樣咬牙切齒、雙重標準地提醒建制派不要違憲，說穿了是害怕非建制派當作為政治本錢的"拉布"行動受損而已。此外，楊岳橋議員、葉建源議員、毛孟靜議員等質疑我們的修訂建議等同議會削權、削弱議會監察政府的權力，當中毛孟靜議員和邵家臻議員更穿鑿附會地說成是"自閹"，我絕對不同意他們的說法。首先，我要澄清，我們的修訂建議是"削'拉布'"，議員在議會內有發言權但沒有"'拉布'權"。公眾又會問，那麼他們說"自閹"是"閹"甚麼呢？事實上，過往即使訴諸法院，法院亦確立立法會主席有權對辯論設定限制及中止辯論，以確保議會秩序，亦即是大家俗稱的"'剪布'權"。其實，與非建制派口中的削權剛好相反，"削'拉布'"可以令議會不再充斥"拉布"的廢話，讓立法會及議員能夠重新騰出精力及時間，正常辯論、審議及質詢法案及政府的政策，故此"削'拉布'"非但不是削權，更是還立法會順暢履行其憲制職權的權利才對，而其中自然包括監察權。但是，數位議員說這是削權，便是混淆公眾視聽，真的是說黑為白，指鹿為馬，莫過於此。有關我的擬議決議案中更新呈請書制度的修訂建議，楊岳橋議員、譚文豪議員、黃碧雲議員及林卓廷議員均提出質疑，當中楊岳橋議員更妄言立法會將因此失去調查政治人物，特別是當權者的權力。

首先，立法會的調查權力應對事不對人，應調查社會上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宜而不是針對政要權貴。其次，今次的修訂並沒有絲毫削減立法會的調查權力，就呈請書制度而言如此，就立法會整體而言亦如此。每位議員也知道，要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呈請書制度並非唯一的途徑。舉例而言，可以在立法會會議動議成立專責委員會，賦權它引用《立法會條例》來傳召證人作供，這樣比由呈請書制度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擁有更大的調查權。不過，主席，前提當然是必須符合成立專責委員會的目的。非建制派隻字不提立法會這些調查權力，只是胡亂把我們優化呈請書制度的修訂建議說成是放生權貴、削弱立法會的監察權。

此外，對於楊岳橋議員怪責我們沒有就修訂啟動呈請書的法定人數提供解釋理據，實在令我感到驚訝，因為這種說法百分之百失實和誤導。楊議員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應該會看文件及參與討論有關修訂建議的會議，但他好像完全不知道我們先後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的相關文件中，已列出很清晰的理據，而有關文件隨後亦在內務委員會討論相關事宜時發送給全體議員。簡言之，我們提出修訂，就是貫徹1997年前啟動呈請書人數與立法會會議法定人數一致的傳統做法，重新把兩者看齊，劃一為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即35人。在這個情況下，楊議員仍然說我們沒有解釋，究竟是甚麼原因呢？恐怕真正欠缺解釋的是楊議員自己。主席，郭榮鏗議員、陳淑莊議員和尹兆堅議員都很不滿意地分別提到，"球證、旁證、足協、足總"都是建制派的人，而尹兆堅議員更誣衊主席吹"黑哨"。主席，這根本是完全脫離事實和誤導市民的比喻。立法會會議不是一場為分出勝負、你輸我贏為目的的足球比賽。立法機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很重要的憲制機關，立法會主席要履行其憲制職權，要確保立法會正常運作以發揮其憲制功能。反對派議員不斷投訴主席有所偏頗，但請他們撫心自問，非建制派的建議是否合理可行？就這次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而言，多位非建制派議員不斷說辯論時間不足，並要求就每項議案進行獨立辯論，以及每人的發言時間增加13倍至3個半小時。如果批准他們的訴求，今個立法年度餘下的所有會議時間都會被佔用，甚至還不足夠。屆時立法會既不能審議法案，亦無法討論政府政策，又何來時間監察政府？請非建制派議員誠實一點，不要再口口聲聲用"監察政府"這個漂亮藉口來欺騙公眾。主席，對於多位非建制派議員發言時，只顧側重強調議會對政府的制衡監察權，我想特別提醒各位同事，這只是《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立法關係的其中一環。關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席姬鵬飛已清晰闡釋，"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時也要受到制約"。但是，非建制派議員總是很方便地把"又互相配合"省略掉。這樣對《基本法》精神隨意挑選合用部分，不喜歡的就視而不見，絕非尊重《基本法》的行為，亦與議員就職時宣誓擁護《基本法》的誓言不相符。事實上，凡是行政機關提出的政策和法案，非建制派議員必定反對，刻意"不配合"，以示他們"對抗威權"。他們這樣只會淪為無建設性的反對派，損害香港社會整體利益。主席，郭榮鏗議員提到他曾寫信給我，希望大家可以商談，取得共識。我想重申，建制派很樂意，亦很有誠意對話，但一人是跳不成探戈舞的。非建制派說要商談，但態度強硬，要求更一個比一個咄咄逼人。市民見到的，只是一場公關伎倆。我在此並不懷疑郭議員的真誠，但不排除其他人是抱着"做騷"的意向，希望他警惕非建制派現正給予公眾這個負面觀感。與此同時，我亦要多謝支持我這項擬議決議案的多位建制派議員，他們向公眾發言申明支持本決議案的理據。相關理據我在此不再重複。主席，最後我想說一番心底話。正如我多次強調，我今次提出的擬議決議案，並非是要杜絕"拉布"，只是想對現時濫用《議事規則》的情況加以控制。所以，我本來希望立法會內重視議會事務及程序、重視理性辯論的非建制派議員能夠理性看待本決議案，能或多或少認同建制派的這一片苦心，但換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傷心。主席，這項擬議決議案由醞釀、制訂、呈交議事規則委員會、排上立法會會議議程，到今天我在大會上成功動議，最後並回應議員的發言，絕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非建制派議員再一次發揮"少數的獨裁"，示範了一次比過往更瘋狂的"拉布"，千方百計加以阻撓。這些濫權、濫用《議事規則》的"拉布"伎倆，正正就是本決議案希望可以合理地消除。主席，建制派想與不同派別議員對話的良好意願從未改變，但事情輾轉發展至今，我們認為已經到了忍無可忍、議會必須採取行動自救的地步。現在就是立法會下定決心，回復為一個理性、莊嚴的憲制機關的時刻。主席，我謹此陳辭。

雖然那邊有多位議員曾先後3次發言共45分鐘，但大多數是廢話連篇，或是好像郭家麒議員那樣，無論辯論甚麼議題都只是不斷重複同一說法，令人聽罷也分不清在討論甚麼議題。我在事後分析，認為這是一種激情，在遇到不公義時就會有激情，而多年來不斷面對無理的"拉布"，拖着議會和香港的後腿，就會感到憤怒。

我的恩師黃博度先生在數月前過身，他可說是香港政壇"紅褲子"出身的資深政治人物。他經常提醒我一個道理，就是無論你有多大的道理和優勢，為市民向政府官員爭取任何東西時也一定要客氣。

主席，我記得當年有一段時間的心情也像現時般浮躁。

我現在請謝偉俊議員答辯。

謝偉俊議員，請繼續發言。謝偉俊議員，請繼續發言。

公民黨好像"易潔鍋"......
譚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請議員不要再藉提出規程問題，阻礙其他議員發言。謝偉俊議員，請繼續發言。
根據《議事規則》第414條，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

謝偉俊議員已經表明，他沒有指任何人是懦夫。

謝偉俊議員，請繼續發言。

請大家不要忘記，公民黨是靠"二十三條"起家的......

當年在討論有關立法會議員選舉資格時，有建議設立經濟上限，但我認為經濟上限屬於個人資產之一，就正如有些人外貌英俊、高大威猛和學歷較高會較佔優一樣。同一道理，如果我們把選舉資格限制為身高不得超過5呎4吋，收入不得超過1萬元，以及學歷不得超過中學畢業，這樣又對不對呢？

因此，我很感謝較早前有同事向大家介紹有關全體委員會的歷史背景及淵源——多謝張國鈞議員——令我們節省了很多時間，否則我也要花時間了解。為甚麼公民黨有需要做的工夫卻沒有做？昨晚，我詳細收聽了梁家傑接受網台的訪問，他指責我們建制派同事的辯論是"靠呃"、"靠嚇"，我真的十分認同，"靠呃"、"靠嚇"的就是今天的非建制派同事。他們不斷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靠呃"、"靠嚇"，完全不理解有關修訂建議的背景，也沒有勤力做功課，只靠那些所謂"懶人包"。

我且不說他們有否出席議會，他們懶得甚麼文件也不看，發言內容膚淺無聊，包括我的"親家"——譚文豪議員——他在第一節發言時竟逐一讀出每項修訂建議......
主席，規程問題。

不，是謝偉俊議員——我也搞不清楚了——我和他沒有任何親戚關係，他可不要認親認戚。

我真的很欣賞石禮謙議員剛才的發言，還有其後各同事的一連串發言，他們除了真正針對議題分析、說出心底話和提出理據外，還將道德高地大大提高。

我們必須改變才有機會重生，議會也要做火鳳凰，要經過浴火的洗禮才得以重生。雖然我們這次花了很大力度才做到該做的事情，是在政綱中承諾選民要做並虧欠選民的事情，但我希望在勝出這場仗後，大家可以有較多互信和合作，令立法會變成火鳳凰，浴火重生。

邵家臻議員，張超雄議員，請立即返回座位。張超雄議員、邵家臻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如你們再不返回座位，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並命令你們離開會議廳。

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

本會現在開始逐一表決12項擬議決議案及23項修訂議案。

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停止叫喊。我最後警告議員，請立即坐下。

梁耀忠議員、涂謹申議員、鄺俊宇議員，我最後警告，如果你們繼續撕毀《議事規則》，我會命令你們離開會議廳。

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保持肅靜。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保持肅靜。

廖長江議員，請動議你的擬議決議案。

我提醒議員，這項辯論的議題其實很窄，就是點名表決鐘聲應否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這項議案如獲得通過，其效果是本會在餘下修訂議案及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的表決程序中，可節省約1小時。若辯論這項議案所花的時間遠遠超過1小時，便有違議案的原意，令整項辯論失卻意義。因此，議員發言時請精簡。

主席，首先，你的發言是違憲的。

當然，如果這些機械人無須思考，接到order便會自動表決，其實無需1分鐘，30秒便足夠。內務委員會主席已示範了如何在30秒後終止議員發言。今天對香港市民來說，絕對是可悲的日子。

主席，這是艱難的時刻，很多市民正在看着立法會，看着保皇黨或建制派議員如何把議會原有的責任和角色拿走。

我亦擔心他們會投錯票，這樣他們便無法向中聯辦或港澳辦交差......

然而，我相信今天正在收看直播的香港人都明白這是一個可耻的決定，可耻的建制派或保皇黨議員正透過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出賣香港。我反對李慧琼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認為點名表決鐘聲的時間不應該縮短，理由很簡單，我見到有些議員已經嚴重失控。

是火鳳凰，鳳凰是動物嗎？還是有人想山雞變鳳凰呢，主席？靠"擦鞋"上位、靠女人上位，但又欺負女人，這才叫人看不過眼。所以，我覺得他失控的程度，已超乎常人的想象，對嗎？你會否說龍是動物嗎？鳳凰是動物？

甚麼5呎4吋、月入不足1萬元、中學學歷不能當議員，還是才能當議員？

如此激動的場面，有5分鐘時間慢慢投票會較好，不是嗎？

所以，希望主席能讓其他議員盡情發言，多謝主席。

不過，聽罷他講辭的部分內容，我認為他不能發揮其一貫的思辯技巧。所以，我起來發言反對把點名表決鐘聲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希望廖議員及我稍後提到的其他議員，能恢復比較正常的思維方式及其應有的判斷力再作投票。

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是剝奪香港管治權的重要一役，這種錯誤是不容許發生的。廖議員說把提交呈請書的最低人數增至35人是與時並進，與"拉布"無關。大家都很清楚，這是借阻止"拉布"為名，剝奪我們監察政府的權力為實。

談完廖長江議員，我又要談談其他議員。

故此我覺得把點名表決鐘聲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是不適宜的。

第一，他責罵別人是"傻仔"，接着又罵別人是"狗狼"，又說"心心相印"、"親家"。

所以，我希望謝偉俊議員冷靜一點，看清楚他對譚議員究竟有好感還是反感？他要先弄清楚自己的思路，不要急於投票。代理主席，我明白今次的投票對大家都十分重要，大家都十分重視，但有些人是"牆頭草"，隨風擺。

代理主席，我要向大家解釋清楚，為何要讓議員有更多時間決定怎樣投票，因為他們隨時改變，你怎知道何時是飛鳥勝出？

他一時扮走獸，一時又扮飛鳥，蝙蝠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色，走獸不會與牠一起吃飯，蝙蝠獨自坐在一旁，飛鳥亦不理睬牠，就是這樣子。我只是替很多建制派的同事說出心底話，大家均知道這個角色在立法會是很獨特的。代理主席，我希望謝偉俊議員及其他建制派議員不要過於心急，請考慮清楚，因為他們即將投的一票將會記錄在香港歷史中，這將影響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能力，跟以往眾多影響民生或市民的議案或法案絕不一樣，會永久損害立法會的權力。我希望各位議員要非常審慎，不要急於投票，先問問自己。

我認為跟他糾纏是一件浪費時間及侮辱自己的事。我手持的這本《議事規則》，在立法會大樓紀念品店現正以特價160元發售。

我們現時人丁單薄；實際上，即使沒有議員被趕走，我們也勢孤力薄。

然而，我希望爭取多數分鐘時間，在每次點名表決前讓議員深思反省。

林卓廷議員剛才說得對，其實每位議員也希望透過辯論說服其他同事。雖然我相信機會非常渺茫，但仍將少許希望寄予葉劉淑儀議員及其黨友容海恩議員身上。我希望藉這數分鐘發言，嘗試說服及鼓勵葉太和容議員，提出她們對議題的真正看法和思考。我相信新民黨與其他保皇黨不同。

我認為議員應多作討論，並互相交流看法，這才是令議會重拾正軌最重要的一步。

連他們也未能充分了解，更何況是正在收看直播的香港市民？

事實上，在香港議會史上罕有對《議事規則》作出如此大規模的修訂，我們又何必急於數分鐘？多預留一點時間，可以讓市民上網了解清楚。秘書處為我們準備了這份非常好的備忘，但當中的內容5分鐘也未必看完。

我已回答你的規程問題，請你坐下。各位議員，本會現在已進入有關修改《議事規則》辯論的最後環節，請各位保持肅靜，盡量克制，令會議能繼續暢順進行。

請各位保持肅靜。請議員返回座位。

郭家麒議員、譚文豪議員，我現在向你們作出警告，請立即返回座位。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如果你們不返回座位，我會視你們為行為極不檢點。請你們立即返回座位，停止叫喊，不要阻礙會議進行。我已作出最後警告。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由於我已向你們作出足夠警告，而你們選擇違反《議事規則》及阻礙會議進行，不遵從主席的命令，我認為你們行為極不檢點，請離開會議廳。

時間可以把一些"傷痕"修補，把一些撕裂修補。如果每件事情都要將時間放在第一位，把它濃縮及壓縮，其實會令很多事情都不能修補。

如果每件事情都要趕着通過，每件事情都以濃縮時間為先，有很多本來可以處理的問題，本來可以解決的爭議，本來可以修復的撕裂，結果都會通通改變，原因是我們如此執着於一個時間的概念，便令很多問題都不能夠修補。代理主席，我留意到計時器，我已經發言了10分鐘。我不想再用其他議員的時間，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就《議事規則》的修訂，今次是我最後一次發言，因為代理主席已以內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出將點名表決鐘聲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

我要說的第二點是，為何不但立法會議員需要反思，在香港安心立命的每位香港市民都應該反思。香港已回歸20年，30年後便是2047年，我們是否要將香港變為內地一個普通的二三線城市？如果以人口來計算，我們可能是一個三線甚至四線的中國城市。如果大家想這樣做，不妨繼續這樣做，繼續向"一國"靠攏。當然，我們希望有一個真正的"一國兩制"，我們的議會是一個真正開放、透明及公平的議會。

代理主席，我在兩天前的辯論說過關於希臘雅典蘇格拉底因為說話太多而被判處死刑的故事，2,400年後亦同樣發生這件事，就是我們的議會被判處死刑。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去反思。第三點，我們有無時間發言是基本的人權問題。我說的人權並不是中央政府所說的生存權，我們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也是一種人權。我們在議會最主要的職能是發言，如果大家都覺得香港的人權指的是生存權，包括"搵食"、呼吸、如廁等，我們便真的與動物沒有分別。所以，我們在這裏討論人權時，需要時間去反思及表達自己的意見。最後一點——我不會太冗長——郭榮鏗議員剛剛問及議會究竟應重視效率還是其他東西。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已經是基本人權。

我希望經過議事規則委員會的討論和諮詢，大家可以達成共識，將一些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共同討論的事宜再改動，令大家比較舒服一點。我不可以說時間在這個議會內不重要，但這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審議法案的質素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主席，你是始作俑者，你的國籍問題把議會弄得亂七八糟，令我們無所適從。

我反對，因為我們有獨立思考，我不會說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便一定支持或一定反對，要視乎我們正在處理甚麼事情。如果是好事，我們當然支持，因為加快通過便能夠實施，但如果是一些惡法和壞事，我們當然不應該立刻通過。在這兩天的辯論中，其實大家也一直在討論，最少我們這邊的議員也一直說，這是一項引致惡果的修訂，通過之後，將來有可能令更多惡法更毫無阻攔地通過。

是因為我們認為今次的修訂建議非常不合理。

其實，通過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後，我相信立法會的形象不會改善，我相信未來只會不斷出現更多的爭議。我們為何要廢除立法會的武功？為何要削弱立法會的權力，令行政霸權可以更加張牙舞爪、可以更放肆、可以更不用擔心立法會調查、追究他們？為何當局不尊重《基本法》的規定，在這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容許立法機關擁有監察行政機關的權力？建制派議員可能不同意我的說法，因為他們認為沒有削弱立法機關的權力，只是削弱反對派的權力，而沒有削弱他們的權力，因為他們把權力收在自己手上，甚至轉移至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手上。他們一方面是充權，另一方面是削權，他們削弱了反對派、民主派監察政府的權力。今次可能是葉太在香港立法會會議的歷史中，最後一次支持由民主派提交的呈請書，調查領展和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責任，但葉太說民主派不用害怕，修訂《議事規則》，將提交呈請書的門檻由20人提高至35人後，說不定我們日後遊說她時，她也會遊說容海恩議員，然後又遊說何俊賢議員，說不定建制派議員也會支持我們。她真是樂觀，對於葉太能否遊說建制派，我也感到十分懷疑，建制派會否聽她的說話......主席，這是一個騙局。真實的情況是，只有建制派議員才能夠提交呈請書，我們這邊注定無法提交，如果要提交，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這便是在玩弄權力。

我們要求議會公平，但原來議員之間，將來是不平等的，以大欺小。但是，請不要再好像謝偉俊議員、廖長江議員般包裝，說自己今天如何偉大、如何撥亂反正，而其實是赤裸裸的權力政治，要削弱反對派的權力，而將權力只交由保皇黨操縱。請香港市民看一看，他們能否指望保皇黨可以如實地、努力地監察行政機關施政？

便是保着行政機關要通過的法律、予以支持；政府要批出的撥款，即使是1,000億元，不管是超支20億元或200億元，他們也會閉着眼睛通過。

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是否要將立法會變成人大？

再者，廖長江議員代表建制派對《議事規則》共提出了24項修訂建議。

議員議事是憲政賦予議員的責任，現時已經關卡重重，讓主席有很大的權力，但議員的權力更會被奪去。這已經是一種非常不公道的做法，他們還惺惺作態，說這樣可以把香港撥亂反正。

主席，我想說，立法會有不少議員曾經被派到英國學習西敏寺模式的《議事規則》......

我相信細心聆聽的議員均會明白，因為是惡法，當然不應該匆匆通過。

如果大家在外面"考試"，被問到今天通過的54項擬議修訂的內容，我不知道在席有多少位議員能夠說出來。

主席，你膽敢警告我，我非常反感，你有甚麼資格警告我們？修訂《議事規則》會增加你的權力，但請你謙虛一點。現在一些議員要增加你的權力，而我們站起來多發言2分鐘，你也要警告，有沒有搞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今天遭到蹂躪，修訂之後就是正式敲響喪鐘，意味着立法會已經離開了西敏寺文明、合理、和平辯論的議事方式。

然而，在這個扭曲的議會裏，大家雖然知道我們在選舉所得票數比他們多，但我們從來沒有正視這個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基本法》說我們應該要"一人一票"選特首，要有一個全部議員由民選、普選產生的立法會，但回歸20年來也未有改變。主席，西敏寺的模式除了是少數服從多數外，亦十分強調要保護少數的權益。少數派及反對黨發言的權益，他們提交呈請書的權益全都要維護，但我們今天看到建制派議員拿出鋤頭、槍和刀，要收回權力，令到反對派以後沒有還擊之力，這是非常卑鄙可耻的行為。因此，我提出嚴正抗議，反對把點名表決鐘聲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歷史要記錄今天保皇黨可耻的罪行。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請各位議員立即停止叫喊。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我命令若稍後就廖長江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或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所提出的修訂議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林卓廷議員，請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動議修訂議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的第9項修訂議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的第12項修訂議案。

胡志偉議員，請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動議修訂議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的第18項修訂議案。

胡志偉議員，請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動議修訂議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的第19項修訂議案。

林卓廷議員，請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動議修訂議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的第22項修訂議案。

主席，表決系統有問題。

主席，表決系統有問題。我的表決意向是"贊成"。
陳克勤議員的表決意向為"贊成"。